請你說說，我想知道。
尹兆堅議員，現在是質詢環節。

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。

其實，如此重大的問題，為何立法會完全沒有討論的機會呢？

其後，地政總署針對工廈違反地契條款改變用途，採取以風險為本的執管行動。

對於這類風險較高的個案，地政總署會從嚴處理，透過重收單位的手段，促使涉事人及早糾正違契情況。

因應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，城規會會不時檢討及修訂這項定義。

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，我們亦會適時作出同類修訂。

政府法案：首讀。

政府法案：二讀。

我現在請林卓廷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。
主席，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

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，根本無法說服公眾，以至廉署的人員。

代理主席，我發言反對林卓廷議員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動議的議案。該項議案純粹是一項陰謀論的議案，以不合理的推測、懷疑為基礎，目的是攻擊特首。

當有議員提出規程問題的時候，就會請你作出裁決，而你裁決的方式，並不是詢問發言的議員剛才說了甚麼，詢問他有否做錯等......代理主席，因為這已是今天第二次發生的了，我相信如果你出任主席這位置......你應該正正經經就張華峰議員剛才的發言有否觸犯《議事規則》第414及415條，作出你獨立的裁決......

現時是由我作裁決，我要了解多一點資料。

就《議事規則》第415條來說，其實你不需要考慮該議員的發言動機，你只需要考慮他發言的內容是否質疑另一位議員的動機。

各位議員，剛才林卓廷議員要求我就張華峰議員的言論作出裁決。在會議暫停期間，我曾向林議員了解，亦翻聽了張議員的發言錄音。

泛民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惜造謠生事的卑鄙行為，實在令人不齒。